主席，在2017年，香港人的平均預期壽命冠絕全球，男性達到81.9歲，女性則為87.6歲，比日本和瑞士這些國民在傳統上較為長壽的地方還要高。未來香港人的平均預期壽命將繼續增長，按政府統計處的推算，到了2066年，香港男性的平均預期壽命會達到87.06歲，而女性則會更進一步地增長至93.06歲。香港人越來越長壽，百歲人瑞將於未來變得越來越普遍。長壽本來是一件很值得高興的事情，但如果長壽的人身體欠佳，患病風險不斷上升，那麼對很多病人或市民而言，長壽便變成一種折磨。

事實上，隨着人均壽命越來越長，香港醫療系統承受的壓力亦越來越大。現時香港醫療系統出現包括人手不足及需求增加的問題，我們該如何作出改革呢？

大家可能也知道，工聯會一直主張發展基層醫療、加強預防疾病、提高市民注重健康的意識，讓市民能夠"病向淺中醫"。發展基層醫療的目的在於提供持續、預防性、全面及全人的醫療服務，令市民能夠健康地生活。一個理想的醫療系統應把重點放在基層醫療上，利用住院服務及急症服務處理病人只屬其次。利用基層醫療協助市民做好預防疾病的措施，令病人無需住院，是有關服務的最大目標。可是，香港的實際情況卻完全相反。我們的公營醫療體系是以治療為本的形式運作，住院、急症及門診服務是醫療服務的主要組成部分，基層醫療在系統中僅佔極低的百分比。

病人康復後理應出院，但由於在社區層面上缺乏持續及預防性的醫療服務，病人很多時均要不斷進出醫院，這種情況經常出現。然而，政府過去發展基層醫療的工作一直非常緩慢，直至2014年，衞生署才成立基層醫療統籌處，全港首間地區康健中心在今年才能夠開始運作。而且，在推廣健康生活的醫普知識方面，當局的工作亦一直非常不足，推廣成效也不大。我們仍須依賴醫生充當傳遞健康知識的媒介，但十有八九的市民在聽罷醫生的建議後迅即忘記，不能把相關信息帶入社區。

它希望帶出的信息是，隨着年歲增長，人體肌肉會漸漸流失，如果我們日常不勤做運動鍛鍊，肌肉狀況便會逐漸變差，到了60歲或70歲，年紀漸長時，可能連走路也有困難。我看罷該段短片後立即嘗試做該套動作，結果發現我原來做不來，這正好提醒我要切實開始做運動。

另外一個例子是最近有一位朋友告訴我，他的父親經常跌倒，要我介紹一位骨科醫生給他。

由於及早介入，現時在控制病情方面還算可以。

希望局長能透過即將成立的地區康健中心，加快發展基層醫療工作，急起直追。

醫管局的支援職系人員必須靜坐抗議，才能爭取合理的薪酬待遇。

所以，我極盼政府能審視醫管局的人事管理制度的運作情況，提高醫護人員的士氣，提高......

主席，早晨，人口增加及老化，加上患病風險高，要承擔的醫療開支越來越多，這是必然的事。

我們經常說，第一個"緊箍咒"，就是每年的公營服務開支，包括衞生署及醫院管理局的醫療開支，要視乎政府的整體收入，即要"睇餸食飯"。

從2003-2004年度起，連續5年向醫管局提供的經常撥款，都比2002-2003年度少，5年累積減少了70億元。到了2008-2009年度，才重新僅僅返回2002-2003年度的水平。當時發生甚麼事呢？人口繼續增長，不斷有新移民，亦加上人口老化，政府因為整體收入減少，開支減少，而削減醫療開支。但是，市民不會因為政府減少撥款而減少病痛，公營醫療亦受到壓力。

這種情況，我預見會很快再出現。有見及此，我在2017年9月去信財政司司長，建議成立公共醫療撥款穩定基金，目的不是要動用100億元，而是為了積穀防飢，預計經濟轉差時，醫管局可以應付5年時間的開支，亦不需要再推出"肥雞餐"或關閉護士學校。所以，去年8月我聯同袁國勇教授，再向特首及財政司司長提出以100億元成立公共醫療撥款穩定基金的建議，最終獲得接納。在中美貿易戰的陰霾之下，香港經濟前景不明朗，預期未來政府的財政狀況會較數年前差，希望新成立的基金可以令醫管局在減少撥款時能夠維持服務，而不是好像以前，明知需求增加，但為了省錢而要削減資源及人手。當然，公營醫療受壓並非純粹撥款不穩定的問題，也與醫管局本身的問題有關，就是醫管局缺乏規劃，無辦法規劃。

二十年前，我在醫院工作，病房爆滿，需加開帆布床。過去10多年，我一直都在流感病房內工作，我以為病房爆滿是正常的狀態，以為這是命運，在內科病房工作的情況便是這樣。直至我來到立法會，處理完《醫生註冊條例》後，到今年年初，我有時間做一些數據分析，我翻查過去20年香港統計年刊，發覺SARS後數年，公立醫院的病床總共減了2,600張。到了2018年，甚至是今天，我們仍未回到2003年水平。

由1993年至今，人口增加了100多萬，病房怎會不爆滿？

在觀塘區由2004年開始，增加了14個公共屋邨，還未計算私樓。2006年至2010年間，香港的統計數據，人口增加了6萬多人，當中1萬多名是65歲以上的長者。今年，我在衞生事務委員會上問局長，醫管局誰人負責醫院和病床的數目規劃，接着醫管局有人答覆，說要考慮一籃子因素。我追問九龍東觀塘區人口增加，多興建了10多條公共屋邨，為何基督教聯合醫院的內科病床數目不增反減40多張，兒科病床是零增長，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

我再翻查資料，在2001年之前，醫管局有一名副總監負責醫院規劃發展，但是在2001年之後，這個職位不見了，將這個規劃及發展的權力下放到七大聯網總監。

然後將責任放在醫生身上。

如果醫管局能夠以醫護承受能力和病人福祉為依歸，切實改革管理，做到公平和合理，公院超負荷、前線受壓、輪候時間過長等問題便可獲得改善。正如為應付流感高峰期，最簡單的做法，便是在流感高峰期最繁忙的時候，暫停和延遲一些非緊急的行政工作，例如減少召開一個會議，便有20人無須開會，可以回去工作；也可調動人手到急症室或門診幫忙。其實，增加醫護人手，便可增加士氣。不患寡而患不均是醫管局的通病，一些聯網醫院和部門佔用較多資源和人手，卻沒有增加工作效率。我在財務委員會審核開支預算時，書面要求當局提供一些醫院聯網專科門診數字，發現問題相當嚴重。

我在6月3日公布的全港醫生工作滿意度調查結果，醫生最不滿的是工作量、工作生活平衡和人手編制。最後，對於李國麟議員建議改變現時的專科專介安排......

主席，首先，我感謝陳恒鑌議員提出這項議案，但我其實是不想與局長討論改革問題的，因為大家也知道，局長的前身在香港大學醫學院擔任學者，我沒理由在此拋數據令她難堪，但很可惜，數據確實說明了一切。我們今年的醫療開支佔國民生產總值仍然不過3%，是在所有發達國家當中數字最低的。

政府經常說，我們的醫療開支逐年上升，但這又是謊話。在2019-2020年度醫療總開支是699億元，佔政府經常開支15.85%，較2014年的16.32%為低；而佔政府開支的百分比，2019年的11.5%亦較2014年的12.57%為低。

有時候，錢無法解決所有問題。所以，在今天的議案中，我們也提到政府究竟有否對錯焦、做錯事呢？某程度上是有的。政府推行醫療改革，並非今天的事情。

如果我們比對今時今日醫管局在醫療服務中發揮的作用，不幸地，可能較以往未有醫管局時的醫務衞生署更加不濟。因為，在醫務衞生署的年代，雖然我們的資源不多，政府仍然很窮，但當時政府的目標很清晰，就是要盡所有方法、盡所有能力，把所有醫護人員的時間盡量放在醫療工作上。

這數十年來，每年有6,000人在輪候長期照顧宿位期間死亡，他們直接影響醫院，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很多時病人到醫管局輪候專科服務，並非單單為看醫生，因為等候三四個月才獲醫生診症7分鐘；大家都知道，其實他們是要取藥。政府推行公私營合作這麼多年，需要明白，若要解決長者醫療問題，便應制訂一個制度，讓他們可以在外面取藥。大家都知道，長者一年回來取三四次藥，其餘時間都是看家庭醫生的，因為他們知道，如果輪候專科服務，甚至到急症室候診的話，是愚弄自己。但是，政府不改變，繼續將病人鎖在公營系統內，他們唯有回來取藥，十多二十年如是，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政府沒有前瞻性。我們在談論醫管局改革。我很不幸，2004年被政府委任入醫管局，但兩年後便停止委任。然而，我觀察到，醫管局的管治水平相當差。大家都知道不需要負責任，有些人沽名釣譽，有些人獲政府委任卻對醫院管理一曉不通。這樣政府便很安樂，因為有人為其招架，有甚麼問題便找主席及委員來招架。

但是，政府這種所託非人的做法，到現在也沒有改變。醫管局虛耗很多醫生的精力和理想。今天有一則報道，指很多醫生離開醫管局加入私營市場。其實很多醫生希望繼續將所學醫療知識應用於公營系統，但看了10年、20年、30年，便絕望了；從小看到大，由當年任見習醫生到現在當副顧問醫生，看到醫管局不但沒有進步，還不斷沉淪，政府卻視而不見。局長、副局長，其實和大家一樣，都是在這個年代長大，沒有理由不知道這些惡劣慘況，但是他們從來無心改變。基層醫療，是政府本應做好的，但沒有做好。

醫生不想在衞生署工作，無論是遺傳篩選服務或皮膚科，因為這麼多年署方沒有改善自己的制度，連一些最簡單跟市民溝通的API，說得難聽一點，也不堪入目。

主席，我並非醫療或護理專業人員。

若非兩位議員找出有關數字，大家也不知道雖然政府表面上表示自己有承擔，每年增加撥款，各個部門皆表示自己有承擔，連香港電台也說自己增加撥款，但實際情況卻是病床數目未能追及2003年的水平。

衞生署、醫院管理局及局長現時領導的食物及衞生局的公營醫療服務，以及私營醫療服務可分為3個層次：基層醫療、專科服務及醫院服務。我們皆知道，世界各地皆把重點集中在基層醫療上，因為預防勝於治療，正如陳恒鑌議員的原議案第一句已清楚指出這點。

實際情況，議員在不同場合皆已多次討論。

情況便一如我經常批評的環境局的情況般。當處理廢物的問題時，環境局不會思考如何整合陳肇始局長轄下的食物環境衞生署的垃圾清理服務。

康健中心極有可能發生類似情況。我的修正案提出的其他建議，旨在補充陳恒鑌議員的原議案沒有提及的地方。例如，他提出的第三點建議"重建前線醫生的團隊精神及維持醫學經驗的傳承"。我個人認為，關鍵並非在於所謂的"師徒制"，而是在於兩項十年醫院發展計劃現時尚未完成的情況下，如何善用現有眾多的醫療人手，包括在職醫生、護士或其他專職醫療人員。

主席，首先，多謝陳恒鑌議員提出有關"推動醫療改革"的議案。香港擁有一個行之有效、公私營並行的雙軌醫療制度。公營醫療界別是本港醫療體系的全民安全網，確保市民不會因為經濟原因而得不到所需的治療，而私營醫療界別則為願意使用私營醫療服務、有能力負擔相關費用的市民提供較個人化的選擇。隨着人口老化、慢性疾病患病率增加，香港的醫療系統面對着重大的挑戰。就此，我們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進一步加強香港醫療服務，以及減輕公營醫療系統壓力，具體的策略方向和重點包括：a全力推動基層醫療健康服務，多位議員都提出基層醫療服務的重要性，而這亦是現屆政府的重中之重；b強化公營醫療服務；c加強疾病防控；d積極發展中醫藥；及e善用私營醫療服務。基層醫療健康方面，香港的基層醫療健康護理服務主要由公營界別的衞生署、醫院管理局，以及私營界別的家庭醫生提供。

我們亦希望透過加強推動個人和社區的參與、統籌和協調不同醫社界別，提升市民對預防疾病的意識，鼓勵市民維持健康的生活習慣，加強自我和家居照顧及自我管理健康的能力，從而減少可避免的專科及住院需要。行政長官在2017年施政報告中公布，政府將透過設立以嶄新運作模式的地區康健中心，實踐加強地區基層醫療健康服務的目標。食物及衞生局將於2019年第三季在葵青區設立首個康健中心。康健中心將由政府出資，由非政府機構負責營運，並會連結一個由私營醫護人員組成的地區服務網絡，旨在透過公私營合作和醫社合作，根據地區需要和特色提供以地區為本的基層醫療服務，這是政府醫療體系重要的一部分。康健中心的服務會專注於第一、第二及第三層預防，包括剛才李國麟議員提到的健康推廣、健康評估，並按需要為市民提供政府資助的醫務諮詢及專職醫療服務，以便及早發現慢性疾病並作出對策。康健中心亦會為急症後患者提供社區復康服務，剛才朱凱廸議員提到有些市民可能在出院後於社區內接受服務，在這方面，我們會針對某幾種慢性疾病提供護理。食物及衞生局於2017年11月成立的基層醫療健康發展督導委員會，現正檢視基層醫療服務的規劃及制訂發展藍圖。

至於強化公營醫療服務，醫管局其實負責管理全港所有公立醫院，應付本港近九成住院醫療需要和約三成的門診服務。面對人口老化和醫療服務需求的上升，香港的公營醫療服務正面對不少壓力和挑戰。就此，政府於2018-2019年度引進新安排，承諾會每3年為1周期，按照人口增長和人口結構的變動，逐步遞增給予醫管局的經常撥款，讓醫管局能更有效地持續應對人口增長和高齡化衍生的人手和服務需求。

醫管局在《2017至2022年策略計劃》中提到"提供以病人為中心的照顧"——多位議員皆希望醫管局的服務能夠多以病人為中心，陳恒鑌議員更特別在其議案提及這點——這是醫管局的策略焦點之一，目的是確保病人可適時得到以病人作為中心、高質素和符合需求的服務。當中的核心策略，是從根本改變護理模式，精簡護理流程、改善醫療效率和效能，包括推動日間服務、加強服務協調和協作、發展更多病人護理模式及加強社區為本的醫護服務，例如實施癌症個案管理計劃，由癌症個案經理跟進個案複雜的乳癌或大腸癌患者，充當患者和醫生之間的單點聯繫人，以精簡病人的護理流程和改善護理統籌。專科服務和培訓方面，醫管局以跨專業團隊的方式，由醫生、護士、專職醫療人員和支援醫護人員提供醫療服務。現時，醫生人手是按專科安排，以提供專科主導的臨床服務。就培訓專科醫生方面，醫管局一直與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及其10多個分科學院緊密合作。

已獲取專科資格的醫生會為受訓中的駐院醫生提供監督和指導。

第一，推動預防性基層醫療服務；第二，盡快修正公私營醫療系統嚴重失衡的現狀；第三，解決醫院管理局管理不善的問題；第四，避免人才流失及增加人手。本港早於1990年已在醫療發展策略內加入基層醫療的理念，但首個以地區為本，推動基層醫療的健康中心，卻到今年10月才會在葵青區啟用。政府於2007年11月底成立的基層醫療健康發展督導委員會，仍在制訂藍圖和估算人手需要。

家庭醫生無疑在推廣基層醫療方面起重要的作用。不過，大家須知道，普羅市民一直未能養成看家庭醫生的習慣，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家庭醫生的收費不便宜，而理想的解決方法當然是增加家庭醫生的供應。然而，這又回到老問題，即香港不單欠缺家庭醫生，連其他類別的專科醫生亦嚴重不足，即是人才供應"塘水滾塘魚"。同時，香港不應忽略中醫在基層醫療的角色。

主席，自由黨支持參考"公私營醫療協作"模式，把私營醫療服務納入第一道醫療防線的發展規劃中。事實上，鑒於香港公私營醫療嚴重失衡，自由黨一直鼓勵當局加強公私營合作，由政府資助部分費用，鼓勵較有經濟能力的病人，特別是癌症病人，從公營醫院分流到私營醫療系統。以醫管局推行的白內障手術公私營協作為例，多年來成功把大量病人分流到私營醫院進行手術，已見顯著成效。近年私營醫院相應大幅調低白內障手術的費用，讓中產人士大大受惠。不過，自由黨想指出一點，現時許多病人當發現身體出現嚴重及須長期診治的毛病時，仍會請私家醫生寫轉介信，轉到公營醫院作長期跟進。究其原因，是由於私營醫院的收費高昂，即使買了保險的病人亦未必能夠負擔，所以乾脆回流到公營醫院。當然，我們需要加強監管私營醫療的收費，但這也解決不了香港供不應求以至私營醫療服務收費高昂的現象。再者，在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的刺激下，香港是有必要擴大私營醫療系統的需要，但這又回到土地及人手的問題。醫學界常指，不應動輒將問題扯到人手不足方面；他們反將矛頭指向醫管局，批評當局管理不善、資源錯配。自由黨同意如要解決香港的醫療問題，必須多管齊下，包括減輕醫管局醫護人員的行政工作、解決資源分配不均，以及在季節性流行性感冒高峰期間彈性調配人手等。但這並不與輸入海外醫生互相排斥，兩者理應同步進行。自由黨經常批評醫管局審批新藥物時間過長，有需要放寬。然而，對於是否取消藥物名冊制度，由政府直接資助，我們則認為需要先研究清楚後者是否確實比較可取，在審批資助方面尤其須作詳細討論，包括政府出資的金額。主席，醫管局已準備兩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但有硬件，沒有軟件亦於事無補。今天廣大市民已承受醫生人手不足的副作用，公營醫院專科輪候時間屢創新高。香港必須有足夠的醫院和醫護人員，才可配合醫療改革的施行，令病人求醫時有更大的自主權及更多選擇。我們必須正視這個問題，放寬海外醫生來港工作的門檻。說到底，這只是供求的問題。當醫生人手不足，私家醫生的收費越來越貴，病人寧願到公營醫院求醫，而公營醫院醫生收入永遠追不上私家醫生的收入。當私家醫生已成為我在此曾提及的"星球人"，即1星期賺取"1球"，莫非我們也要讓公營醫院的醫生1星期賺取80萬元，以挽留他們嗎？醫療改革固然重要，但不代表我們要一面倒投入資源，不講求成本效益。否則，隨着人口老化日趨嚴重，在有限的資源下，醫療成本將越趨高昂，難以應付。我在此再次呼籲：香港市民真的要認清楚，輸入外地專才醫生並不會降低我們的醫療水準，相反，水準會因而得以提高。千萬不要讓少數為了維護個人利益的人誤導，特別是我們議會內有一位議員，即使他從地區直選中勝出，但為了維護個人利益，經常反對輸入外地醫生。

代理主席，我想藉這次發言的機會，表達我對現正身陷囹圄的邵家臻議員的支持。

邵議員為弱勢社群發聲，協助他們充權；在他成為階下囚後，曾入院進行"通波仔"手術，因此他本身也是香港醫療服務的使用者。我當然明白今次這項有關"推動醫療改革"的修正案與其本人有切身關係。此外，邵議員本身亦是一位濕疹病患者，並且有服用中藥，所以我留意到，他在修正案中建議"擴大中醫在公營醫療體系的比重，並改善中醫在公營醫療體系的薪酬待遇及晉升階梯"。他以自己作為議員、社工及病患者的三重身份，從全港市民的利益出發，為本港醫療系統診症。即使身在獄中，也不忘繼續議會的工作，為的是希望為病患者能盡早獲得較佳診治，讓香港市民的健康得到保障。邵議員的修正案就原議案加入3點內容：經他修正的修正案第七點，要求"就增加本地大學培訓普通科及專科醫生、護士、專職醫療人員等醫療人手的名額制訂長遠政策，以處理現時公營醫療系統人手不足及輪候專科醫療服務時間過長的問題"。

因此，我就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向政府提出建議，增加醫生及護士培訓學額，把香港每1,000名人口的註冊醫生和登記護士的比例，提升至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的平均數字水平，即每1,000名人口有3.4名醫生及9名護士，以紓緩香港公營醫療機構前線人手不足和流失。

當人口增長率高於人口與病床比例的增幅時，大家便明白問題是多麼的嚴重了。倘若政府無法加建公立醫院及大規模增加病床數目，恐怕難以追上人口增長的速度，更遑論應對人口老化的挑戰。我個人建議政府增加基層醫療佔衞生開支總額的百分比，建立預防性醫療系統，包括加強疾病預防及健康教育。邵議員提出的最後一項建議，是增加公營牙科門診名額，這點與我一直以來的訴求吻合，我要求政府盡快把公營牙科診所服務擴展至全港18區。現時香港每10萬名人口中，只有30名牙醫，比例偏低，加上人口老化，許多長者除了要忍受輪候之苦外，有一些長者甚至要等足1年才能脫去1顆牙齒，要是等不及，便唯有轉往看私家牙醫，屆時動輒便須耗費數千元了。

最後剩下少許時間，我想提出一項個人建議，便是盡快處理非合資格人士拖欠醫療費用的問題。假如他們在出院離開香港後仍不繳清欠費的話，政府應就出入境方面加設對策，包括停止向曾拖欠醫療費用的人簽發旅遊簽證或禁止其入境，以杜絕問題。

因發言時間所限，我會集中就我的修正案發言。主要來說，民主黨提議要就急症和專科新症的輪候時間制訂服務承諾。第二，制訂方案挽留公立醫院的人才，以避免各類醫護專業人員流失。第三，增加本地醫科生及各類專職醫療人員的培訓學額，以及研究成立第三間醫學院。第四，規定本地醫科畢業生在專科畢業後須在公立醫院服務一定年期。第五，吸引在海外知名醫學院和英國、加拿大、澳洲及新西蘭的大學醫學院接受專科培訓，並獲取專科資格的港人醫生回流到香港的公營醫療系統服務，以及要求醫院管理局減少安排醫生處理不必要的行政工作，讓專職的醫生做回他們的前線工作，包括治病救人及指導新醫科畢業生的工作，讓他們可以做回自己的專業工作。代理主席，由於時間所限，我想集中討論數點。首先，我想談談為急症和專科新症的輪候時間制訂服務承諾。我們看到公立醫院的輪候時間，不論急症或專科新症，數十年來也沒有改善，無論對此增加多少撥款，表現也似乎沒有改善。民主黨建議醫管局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就着病人輪候時間作出承諾，或我們稱為performance pledge，即醫管局要清楚說出病人大約需等待多久便能看到醫生。當然一夜之間難以達到建議的目標，而我們希望給予政府和醫管局3年時間，看看他們能否達到以下的目標。

我們希望次緊急病人到達急症室，他們的輪候時間為90分鐘內便能看到醫生並讓他診治，非緊急的病人亦不應輪候超過兩小時，應在120分鐘內便能得到診治。至於專科新症方面，我們知道醫管局會將病人分流，現在第一優先的專科新症要輪候兩個星期，我們希望政府和醫管局在3年內能夠達到的目標是，第一優先的專科新症輪候1個星期便能會診。

近日比較多討論關於除要增加培訓本地醫生的名額外——其實培訓一名專科醫生，從頭到尾，需要花13年的時間——現時大學或醫院裏也沒有足夠具經驗的專科醫生，我們有沒有辦法可以增加吸引力、誘因，令香港能夠吸引海外的知名的專科醫生回到香港的公營系統裏服務？

因此，我們可否豁免這群醫生的執業資格考試？我知道坊間對這議題的討論逐漸變得很混亂，有人問，如果海外醫生不用考試，便讓他們免試回港執業，會否令香港的醫療質素下降？我相信引起討論混亂的原因是，是大家將普通科的醫生與專科醫生混淆。對於海外受訓的醫生，全世界各地包括大陸，我們也不知道他們如何訓練，假如讓他們在港工作一段時間後，便可轉為本地的執業註冊醫生，這樣大家可能會很擔心。對於這些醫生，民主黨也認為應保留要通過執業資格考試，但所指的是普通科醫生。

我們認為這是不必要的。如果我們不打通這關卡，香港便無法吸納優質的人手到港工作。當然在這個討論中另一個問題是，我們經常聽到，這些醫生只能留在公立醫院服務，因為公立醫院最缺人手，即所謂的"痛點"。然而，當我們考慮到我們吸引這些海外醫生回港，就是希望他們留在這個所謂"痛點"服務時，我們認為更應思考是否應該要求兩間本地大學醫學院培訓的醫生，在他們取得專科醫生資格後，同樣留在公立醫院裏服務一定年期？我認為這是很合理的。海外的醫生沒有動用納稅人的一分一毫來培訓，而本地培訓一名醫生則需要6年時間，修讀醫科前後需要300萬元公帑。因此，他們是否應負上更大的承擔，在他們取得專科醫生資格後，不應立即"跳出"私營市場？故此，我們希望訂出一定的服務年期的限制。這些是民主黨的建議，我們希望政府能帶頭提出更多建議，以兌現對專科新症及急症的輪候時間的承諾，令全港市民受益。我謹此陳辭，請各位議員支持我所提出的修正案。

代理主席，目前香港面臨其中一個主要問題，就是人口老化。人口老化對社會帶來的影響深遠，無論是政府的財政收入、福利、房屋、醫療等方面，都會面臨挑戰。面對未來的壓力，政府在財政充裕的情況下仍然要量入為出，推動醫療改革時亦要實事求是。香港公立醫院的醫療系統常為人所詬病，批評的聲音不少。其實，與其他地區與國家相比，我們的醫療體制並不算太差。香港人平均壽命已經超越日本，成為全球最長壽的地區，這與香港公營醫療水平有莫大關係。香港是延續以往行之有效的公營醫療制度，好處是平等和規範，市民不論貧富，都能獲得必要的醫療服務及適當補貼，收費亦相對合理。政府為幫助基層市民，先後推出醫療券、公私營協作計劃，推出"錢跟病人走"的概念，將一些病者分流到私家診所，希望藉此縮短公立醫院門診的輪候時間，但幫助有限；政府應適時作出檢討，繼續增撥資源，以達到分流效果。為鼓勵市民使用私家醫院服務，減輕公立醫院的負擔，政府最近推出自願醫保計劃，通過稅務優惠吸引中產人士投保，估計可起分流作用。不過，我擔心未來私家醫院是否能夠承受這種需求呢？現時公立醫院有42間，28000個床位；私家醫院只有12間，4,600個床位。自願醫保推出後，將鼓勵不少原本使用公立醫院服務的病人轉到私家醫院，會否因此而導致私家醫院服務供不應求、費用增加，政府需要時刻留意情況變化，以免顧此失彼。代理主席，目前香港公立醫院仍有不少需要改善的空間：一是專科服務等候時間過長，病人錯過最佳的治療機會；二是在流感高峰期，公立醫院難以招架，前線醫護人員面臨巨大壓力；三是公立醫院醫護人員流失情況嚴重，補充的渠道不足。要解決上述問題，政府需從硬件及軟件兩方面入手。在硬件方面，政府已經同意投放2,000億元，推行十年醫院發展計劃，包括興建一所新的大型急症全科醫院，重建及擴建11所公立醫院，增加社區健康中心，目的是增加現有公立醫院的容量，上述只能解決中長期面對的問題。中短期措施方面，建議政府首先對公立醫院內殘舊的設施進行更新，盡快換上先進儀器，提升使用效率；其次是通過科技減少對人手的依賴，例如市民可以通過系統進行預約改期、付款及提示應診等。代理主席，硬件問題可以用錢解決，但軟件方面則難度更大。醫護人才流失的情況，亦是醫療系統面臨的主要問題。政府無論怎樣增加床位、怎樣分流病人到私家服務，如果沒有足夠的醫生，這些措施都是無以為繼。目前香港每1,000人當中，只有1.91名醫生，較英國2.8名、美國2.5名、日本2.3名、德國4.2名低得多，情況極不理想。據2017年《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報告》的推算，至2030年本港將欠缺超過1,000名醫生及1,600名護士。反觀新加坡過往亦曾經面對醫生不足的問題，及後放寬海外醫生到當地執業，醫生比例由2007年的1,000人中的1.6名，提升至2015年的2.3名。由此可見，適當放寬海外醫生到香港執業，才是解決根本問題的關鍵。一提到放寬海外醫生來港執業，目前遇到最大的阻力，是來自部分的醫生團體。他們美其名是保證香港醫生的質素，實際是自我保護，擔心引入海外醫生影響本地醫生的發展機會。為了市民的健康，醫療界不應過於保守，迷信現有的註冊制度，而忽略海外行之有效的做法。正如新加坡引入外來醫生的門檻比香港低很多，但我們看不到有懷疑該國醫生的水平出現問題。所以，政府應該放下心魔，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擴大開放的範圍及降低註冊門檻，尤其要吸引在海外畢業或任職醫生的香港人，他們懂廣東話，習慣香港生活，能夠安心留港就醫。希望政府及香港醫務委員會能採取更開放的態度，檢視及改革現有的外來醫生的註冊安排，解決香港醫療系統人手不足的問題，令香港的醫療制度更趨完善。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首先我感謝陳恒鑌議員提出"推動醫療改革"這項議案，讓我們可以就此進行討論及向政府提出意見。根據香港的人口壽命數字，女性的平均壽命為接近87歲，男士則接近83歲。香港能夠成為全球最長壽的地區之一，很多人都說要歸功於我們的醫療系統，它對市民生命作出的保障，使我們的壽命得以延長。

代理主席，醫療改革是政府當前一個很重要的任務。香港公私營醫療系統的人力資源一直失衡，公營醫療系統長期迫爆。根據醫院管理局資料顯示，骨科新症最長要輪候兩年以上，眼科新症則最長要輪候3年，到病人就診時，病情可能已出現很多變化。

我認同政府應該參考"公私營醫療協作"模式，將私營醫療服務納入整體發展規劃，利用私營力量減少公營醫療系統所承受的壓力。

如果情況持續下去，公營診所將會瀕臨崩潰，醫生苦不堪言。即使現時有津貼計劃供某些病人到私家診所求診，但由於誘因不大，私家診所的參與度亦不高。我認為公私營合營方式可以妥善解決這些問題，有效地將病人由公營醫療系統疏導至公私合營診所，長遠令病人得到更適切的治療，令他們"病向淺中醫"，亦可以提升私營服務的聲譽。政府應該好好考慮，為本港醫療服務注入公私合營的新元素，提升整體醫療體系的水平。特首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提及推廣基層醫療，我同意特首的出發點，照顧社會基層是值得關注的事項。很多在香港定居的少數族裔人士依然覺得求診困難。我有一些在香港扎根多年的印度朋友，他們非常關心社會，不單只是關心印度族裔人士的議題。我亦知道有些少數族裔朋友在香港求診時，會遇到"雞同鴨講"的情況。

再者，醫生本身亦承受很大壓力，因為急症要盡快處理，他們會擔心判錯症。雖然公營醫院可以為有需要人士提供傳譯服務，但有人對我說，這些服務形同虛設，有關熱線經常無人接聽，令少數族裔人士在患病時感到很彷徨。政府要做好少數族裔的傳譯服務，檢討有關公營醫院傳譯服務的流程和指引，以解決少數族裔就醫的問題。主席，另一方面，我們擔心勞工短缺的問題會導致意外風險增加。本地醫院一直投訴沒有足夠人手，需要訓練更多有質素的醫護人員。我們不時都會聽到市民投訴公營醫院急症室的輪候時間太長，當遇上流感高峰期，更有人滿之患，前線醫護人員疲於奔命，士氣低落。即使政府每年增加醫科學額，但培訓一名醫生始終需要7年以上的時間，難以解決燃眉之急。政府去年預留了3,000億元增建及擴建醫院，增加病床數目及其他硬件，但現在問題的癥結是人手不足，並非撥一筆錢就能解決所有問題。正所謂"遠水不能救近火"，我們需要一個更適切的方案。事實上，有很多海外醫生都想來香港執業，政府應該積極提供誘因，讓具認可資格的海外醫生及其他醫療專業人士來港執業。同時，持分者要超越自己的利益，權衡業界利益和市民權益，珍惜人才，不要逆勢而行。主席，推動醫療改革是一個很大的議題，需要我們積極討論，以及政府作出有效的決策。隨着人口老化，香港未來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只會越來越大，我們急需管理資源的運用，聆聽社會上不同的聲音，處理好人手問題，這樣，我們才能真真正正提升醫療系統保障市民健康的能力。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今天的議題是"推動醫療改革"。我剛才一直在上面聆聽不同議員的發言。不過，我想先指出，今天這個議題很明顯是個民生議題，剛才有議員肆意偏離議題，發言旨在政治攻擊，我要表示非常不滿。

主席，我希望大家回歸民生議題的討論，這個議題關於公營醫療系統，希望大家盡量集中處理。主席，陳恒鑌議員今天提出"推動醫療改革"的議案，我認為非常有迫切性。眾所周知，我們的醫療體系面對沉重的挑戰，公私營人手長期失衡，公營醫療系統只有全港不足四成的醫生人手，卻需要應付全港九成市民的住院醫療服務。每當流感高峰期來臨，公營醫院的走廊和病房均放滿病床，醫護人員不眠不休地照顧病人。他們的壓力不是快將"爆煲"，而是已經"爆煲"。更令人憂慮的是，公營醫院的人手持續流失，令情況雪上加霜，市民輪候醫療服務的時間與日俱增。根據醫院管理局的資料，去年7個醫院聯網的急症室跟進第三類別的緊急病人，即發高燒、懷疑骨折或嚴重扭傷等病人，有6個聯網未能達標，其中表現最差的是伊利沙伯醫院和廣華醫院所在的九龍中聯網，這兩間醫院急症室的緊急病人平均需要輪候超過33分鐘，超出30分鐘的服務承諾。

更不用說輪候專科了，動輒數以年計，很多議員同事均曾幫忙跟進，知道很多個案情況也是這樣，要病人一等再等，不斷承受這種痛苦，是一種折磨。醫護人員筋疲力竭，病人亦怨聲載道，所以香港的醫療體系改革真的有需要，而且迫在眉睫。主席，近年政府不斷增加醫療撥款，包括增撥資源給醫管局，但這筆資源能否用得其所呢？是否單靠錢便可以解決香港積存已久的醫療問題呢？現實情況已經告訴我們，是不可以的，公營醫療的深層矛盾，還要尋找一些長遠方法來解決。我們認為發展全面的預防性醫療系統，落實和推行基層醫療，正是我們其中一個長遠的出路。正所謂預防勝於治療，正如一場球賽，只要防守工作做得好，勝出的機會便會增加，身體上的小毛病如果能夠及早處理和修正，病情便不會惡化。現時香港公營醫療系統有"重治療、輕預防"的弊端，大家有病也會湧向龍頭醫院，地區診所無法發揮分流作用。正如我剛才提及的第四類次緊急病人，有部分其實未必需要向急症室求診，但本港的基層醫療服務不足，一旦病人無法在診所預約候診，或碰上假期較少診所開門，大家最後逼於無奈還是會向公營醫院求診。主席，發展預防性醫療服務、發展基層醫療，在香港已經提出30年。不過老實說，這30年來相關的發展停滯不前，未如理想。我們看到本屆政府在推動基層醫療方面，其實做了一些工作，例如食物及衞生局在2017年11月成立基層醫療健康發展督導委員會，但我期望政府不僅停留在"檢視"、"制訂藍圖"或"建議"的階段，不可以說多於做，應該提出更加實際的措施，落實推行，做好社區預防、分流和健康管理。是否真的可以考慮加快擴展公營地區康健中心至全港18區，令原本以"治療"、"醫院"為中心的醫療服務模式轉變成"預防"、"社區"為中心呢？主席，在我服務的九龍西，未來將會有明顯的人口增長，政府需要為市民提供更全面和到位的醫療服務。例如，我們最近跟進的石硤尾母嬰健康院重置個案。局長，我已多次提出，希望可以增加資源，在健康院重建後增設更多的服務，包括我們一直向局長提出的夜診和假日門診等，這些服務對九龍西的市民而言非常有迫切性。當然，牙科門診也是一樣的。此外，香港人口急速老化，長者病人亦有所增加，政府應該與時並進，進一步加強為長者提供的基層醫療護理服務。政府在這方面仍然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例如，現時衞生署在全港設有18間長者健康中心，以會員制運作，在過去10年間，長者健康中心的會員人數沒有大幅增長，每年只是大約增加1%，遠遠趕不上每年長者人口的增長，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沒有再怎樣開設這些長者健康中心。是否可以在適當時候，增加這些長者健康中心的服務量和服務時數呢？此外，鼓勵長者使用長者醫療券亦有很大的優化空間，我知道局長一直在跟進醫療券的問題，如何能夠讓更多長者善用醫療券，以便作出分流減少入院，如何加強宣傳呢？

最後，我支持陳恒鑌議員的原議案，亦會支持麥美娟議員、邵家臻議員、李國麟議員和黃碧雲議員的修正案。至於陳沛然議員和朱凱廸議員的修正案，由於他們刪除了原議案中的探討"師徒制"的可行性的建議，我們是無法接受的，但對他們新增的建議表示認同，所以我們會表決棄權。至於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由於他提出取消醫管局的藥物名冊制度，但我們民主建港協進聯盟一直認為，藥物名冊有存在必要，所以我們會表決棄權。

我們今天討論題為"推動醫療改革"的議案。議員所提的建議，開首便是4個字——增撥資源。香港醫療系統存在的問題，究竟是否透過增撥資源便可以解決呢？事實證明，醫院管理局不太希望政府向他們增撥資源。

我覺得香港醫療系統的根本問題，其實是香港錯誤的人口政策，令整個醫療系統瀕臨崩潰，加上政府管治失效，以致大批以大量公帑培訓的醫生對政府感到失望，因而離開公營醫療系統甚至香港。此外，醫療人員受制於過多參與與醫療無關的工作，亦是問題所在。過去3年，政府向醫管局提供的資助金額其實不斷上升，由2017-2018年度達564億元，上升至2019-2020年度的預算金額699億元。雖然過去3年的資助金額增加100多億元，但醫管局的服務有否因為資助金額上升而同步合比例地改善呢？在剛過去的流感高峰期，大部分醫管局醫生皆工作至瀕臨崩潰的邊緣。如果醫管局內部管理不善，要醫生做過多行政工作，甚至要醫生接受不必要的培訓，亦會令醫生缺乏足夠時間提供臨床醫療服務，不論向醫管局撥款多少也無濟於事。有前線醫生，以至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教授今年亦曾批評醫管局的官僚作風及開會文化。他指出曾有年輕前線醫生向他反映，在公營系統中可在病房執行診治工作的時間不多，他亦認為與開會次數多有關，更表示"以前通過一次會議就可以，現在則要三五次"。醫管局主席梁智仁指出，醫管局會成立專責小組檢視醫管局大會的決策過程，以及臨床醫生參與總部和聯網層面的策略及管理情況。檢視範疇包括3方面：第一，理順醫管局大會及轄下委員會的決策程序或授權安排；第二，簡化資源申請程序，尤其是周年策劃；以及第三，理順專科統籌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及其他聯網和醫院層面的策劃及行政會議安排。由此可見，行政程序繁複，加上會議過多，已成為前線醫生以至管理層皆認為要面對及處理的醫管局管治問題。醫生的工作時間非常寶貴，對於部分知名的私家醫生而言，每小時可謂皆是錢，因為可以賺取數百元甚至數千元。不過，現時公立醫院醫生卻要在緊絀的時間內撥出時間執行一些與醫療沒有直接關係的工作，對他們造成龐大壓力，亦變相浪費大量公帑。所以，我希望醫管局能夠找方法大減公立醫院醫生的開會次數，令他們可以專注臨床診斷工作。此外，醫管局亦應該取消一些毫無意義的課程，例如不應強迫醫生參與所謂的"6天國情班"，以減低醫生不必要的工作量。然而，即使醫管局的內部運作有所改善，為醫生騰出更多時間診症，凡此種種皆只是處理現時醫療系統問題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改善人口政策，以免有醫療需要而沒有足夠經濟能力的人士大量湧入香港，成為香港居民。今年年初亦有公立醫院醫生指出，不少新來港人士一抵港便立即使用香港的公營醫療系統。事實上，不少已發展地區已規定移民人士必須有能力自行支付醫療費。因此，我們經常提出政府應取回單程證審批權，並規定所有透過單程證來港定居的新來港人士須有能力照顧自己的需要，從而避免大量新來港人士為公營醫療系統帶來進一步壓力，以及市民需輪候長時間才能享用公營醫療服務。

最後，最重要的是，政府應該停止一切打擊本地醫生信心的政策及惡法。過去兩星期，各學校的校友發起聯署反對"送中條例"，包括一群港大及香港中文大學醫科生聯署聲明反對對《逃犯條例》的修訂。這只是反映出不滿情緒的冰山一角。雖然我相信大部分醫科生及醫生皆不會成為逃犯，但他們亦極度不滿意特區政府不顧一切，以謊言硬推有關修訂，以致不少醫生對香港的將來感到失望。須知道，我們花了大量公帑培訓醫護人員，他們具備豐富專業知識。

我過去曾多次與局長會面，討論如何減輕香港醫療體系的負荷，並且提出了不少意見，包括建議政府延長普通科及牙科門診服務時間、增設更多地區診所及加強對長者牙科服務的資助、建立更多全面的社區醫療服務，以紓緩公營醫院的壓力。此外，我們亦爭取要求政府盡快確立中醫藥在本港醫療體系的定位。特首在最近一份施政報告已作出正面回應，我希望能迅速落實具體執行細節。公營醫療系統已不勝負荷，醫護人手當然是首當其衝的關鍵環節。早前有關應否放寬海外專科醫生來港實習的要求成為全城熱話，最終香港醫務委員會通過聯同業外委員及病人組織代表提交的方案，即海外專科醫生可在指定3間機構工作最少3年，在通過執業考試後便可以豁免實習，取得正式執照。我希望這方案能真正有效紓緩公營醫院及其他人手不足的問題，令更多合資格的海外醫生來港執業，解決本港醫生不足的問題。歸根究底，我認為造成今天香港醫護人手嚴重供不應求的主因，是政府過去進行醫療人力規劃時未有充分考慮人口老化為醫療系統帶來的額外需求。政府實在有必要全面檢討包括醫生、護士、物理治療師及藥劑師等人手的比例、增聘常額前線醫護人員，並按人口轉變調撥資源。主席，我們過去也要求政府增加普通科門診和夜診服務，因為市民對有關服務的需要持續增加。以沙田區為例，公營醫院的夜診服務只直至晚上9時。威爾斯親王醫院目前是新界東聯網最主要的公立醫院，緊急救護服務、急症室和夜診服務均非常欠缺，所以我和地區人士皆強烈要求政府加強包括圓洲角診所的夜診服務。長遠而言，我們建議政府作出適當調整，把夜診服務延長至午夜12時，未來甚至考慮部分門診增設24小時服務，藉此減輕威爾斯親王醫院緊急服務的負荷。此外，醫生人手不足亦令公務員診所的資源未獲充分利用。公務員醫療及牙科福利聯席日前與我和葉劉淑儀議員會面時反映部分公務員診所現時出現閒置及沒有醫生診症的問題。

為善用資源，他們建議當局考慮以非公務員合約聘請中醫駐診，並建議當局應考慮向醫院管理局購入現時18間三方協作的中醫教研中心的診症餘額，給予有需要的公務員和合資格人士使用。我相信，推動公私營醫療合作將有助紓緩公營醫療的壓力。例如，現時公立醫院眼科門診新症的輪候時間極長，有病人需輪候3年才獲診治。

所謂"穩定新症"，並非指病人身體健康，而是有問題但情況穩定。要輪候兩年才獲婦科診治，是否有點長呢？有見及此，我希望政府多推動公私營合作，例如醫管局在2008年與私家眼科專科醫生合作開展"耀眼行動"，資助公院病人在私營診所接受白內障手術，大大縮短病人輪候時間，由原先的60星期縮短至23星期，參與計劃的病人反應亦相當理想。為了幫助更多有需要人士，我建議政府擴展公私營醫療協作計劃、津貼新症病人向私家眼科醫生或其他專科醫生求診，讓病人把握治療的黃金時間，同時亦可更有效地運用社會資源，減輕公營醫療系統的壓力。主席，我接着想談談智慧醫療的問題。

我建議政府撥款推出先導計劃，設立以社區為本的智慧醫療中心，以人工智能協助醫護人員進行基本的病徵辨識及遙距診斷，並長遠擴大應用範圍，打破醫療人手不足的限制。事實上，現時已有大學和電訊商正聯合推行電子健康管理平台的試驗計劃，早前我亦曾聽取他們講解計劃的最新進展。有關計劃主要透過雲端技術和大數據分析，協助長者使用手機應用程式記錄自己的健康情況，包括血壓、血糖指數及其他痛症，而醫護人員、家人及相關社區中心工作人員亦可以監察上述數據，藉此提供更適切的支援。最後，我們希望政府能增加資源，提供適切照顧，鼓勵長者定期進行身體檢查，建立良好的管理健康習慣。我相信這會有助減輕長者對醫療服務的壓力。

主席，我首先感謝陳恒鑌議員動議"推動醫療改革"議案，讓我們有機會充分討論現存的醫療問題。

醫療體系的僵化，更直接影響市民使用醫療服務的機會和安全性。近年，醫療事故不時發生，實際是與醫護人手緊絀及工作壓力沉重有關。由此可見，倘若醫管局對公營醫療系統管理不善，最終只會令病人、市民及醫護界3方面均成為輸家。我想藉着今天這個機會，把我手上這個"大頭佛"送給局長和醫管局的員工，希望他們能深入檢討香港目前的醫療制度出了甚麼問題，而不是"左耳入，右耳出"，或只按其同事草擬的發言稿來回答議員的提問。

因此，我希望藉此機會請局長考慮一下，怎樣才可以讓醫生真正專注處理醫療職務。

局長，我們期望局方真的能做到"醫、政分家"。第二，我想藉這個機會向局長"追數"。局長或許也知道，我上任以來首次提出一項議員議案，正是要求當局改善醫院聯網的問題。

此外，我希望局長能聽取我們的意見，重整醫院聯網。

醫療政策並非我的專屬範疇，但我亦是使用醫療服務的其中一員，眼見社會上許多不平事，希望藉此機會說出來。民間有兩句簡單的說話，其一是"病向'淺'中醫"，另一句是"防患於未然"。

對於特區政府迴避保險的問題，我甚感失望。

我希望各位立法會議員不要再因任何政治理由拖延處理政府提交本會的撥款申請，而特區政府亦須展示魄力，切實解決政治問題，盡量把民生放在最優先位置。我希望各位市民能聽到我們今天在立法會上的發言和辯論。

主席，若問市民現時社會上最迫切需要解決的民生問題是甚麼，暫時仍是房屋問題。不過，我想告訴局長，我估計5年或10年後，最迫切要處理的民生問題一定會變成是醫療問題。其實現時已有很多警號告訴我們，香港的醫療系統出現"爆煲"的跡象，如果政府今天不下定決心、多做工夫，10年後便要承受今天所作決定的後果。

每逢長假期，新聞的頭條報道一定是局長你往訪各大醫院，為何要如此？因為急症室"迫爆"，流感高峰期亦是如此，不同病房均堆滿病床，我也曾前往探病，真的感到慘不忍睹，擔心一旦發生火警時會橫生意外，但難道可以不容許醫院加開額外病床嗎？不可能，因為有此實際需要。此外，專科治療的輪候時間越來越長，這些問題真的不能不正視。所以，局長真的任重道遠，因為政府和局長今天所作決定，可能影響10年後，當香港人口老化問題越來越迫切及人口不斷增加時的醫療系統的狀況。

從數字看，過去10年，醫管局居然沒有因應人口增加或人口老化而有系統及合理地增加病床。

這實在需要局長帶領社會進行討論。第三個原因，我認為本屆政府也察覺得到，那就是基層預防性的工作做得太少。正如議案所提及，香港的醫療體系以治療為主，預防工作則嚴重不足。今屆政府也希望急起直追，不過也需要若干時間。第四，也是我認為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過去多屆政府對中醫的作用和支援後知後覺，以"龜速"發展。主席，我們也知道預防當然勝於治療，而其中一個可行方案是加強中醫扮演的角色。我認為這不但能有助局方突破思維，提供協助，並且有較大空間協助進行基層醫療的預防性工作。今屆政府有就此下工夫，包括興建中醫院，以及在食物及衞生局轄下成立專責發展中醫的小組，負責統籌及推動中醫藥的發展。特首也多番強調要促進中醫藥的發展，令中醫在推動公眾健康方面擔當更積極的角色。

是否興建中醫院，設立18個基層醫療中心便能做到呢？

如果政府在吸引人才及投入資源方面繼續有這麼重大的差異，我認為10年後的中醫發展依然會處於現有狀況，無法吸引人才，也無法發揮其本身的優勢。主席，我必須強調，我的意思不是說中醫可取代西醫，這絕不可能。

但是我注意到，議會內同事之間有不必要的指斥，包括剛才有些來自建制派的議員對民主派作出不具名的指控，我認為那些是不公道、不實，亦不應該在議會內提出的；他們明明眼睛已看到有議員受傷，也不施予任何同情，我認為這是錯誤的。主席，關於今天的討論，我相信醫院管理局是今次整個題目最重要的一環，因為醫管局自1990年成立至今，差不多已有30年的時間，對於這麼龐大的機構，一個主導香港整體醫療系統的機構，其實我們需要認真審視整個制度本身是否完美無瑕？

三十年來累積的問題是非常多的，與其我們在此討論其他枝節，其實我們真正要做的，可能是對醫管局施手術。這個為市民施手術的制度本身也應該接受手術。當然醫管局成立的初心，是希望由行業內的人領導行業內的人，當日成立醫管局的目的，是不希望由政務官這些完全不懂得醫療的人士管理醫生如何做事，我相信這初衷沒有問題，主席。而實際上，醫管局成立之初是有效地運用資源，成功解決當年，即1980年代積累的醫療問題，令香港人相信，可以告別帆布床的年代。我相信醫管局開始時的確能達到這功效，亦能給予香港人這份希望。不過，可惜的地方是，多年後，只剩下甚麼呢？我們看見機構龐大腫脹；我們看見中高層管理人員不停地增聘人手；我們看見醫管局的同事也增聘大量非醫護的人手來協助他們的行政工作，我們更看見本來應該在前線負責開刀的醫生被迫成為管理層......其實，他們未必是被迫成為管理層，可能我要恭喜他們獲得晉升，但基於他們晉升成為中高層的管理層後，他們要處理文件，告別前線的手術枱和病床，他們反而留在寫字樓，做其他管理工作。這些情況當然沒有人希望看到。主席，或許我們應該這樣說，我相信每名醫生都不想告別前線，除非他們真的很不喜歡自己的工作。但是，我覺得人手錯配或人手不能夠得以善用，這才是問題的核心所在。或許這些是今年年初，當爆發流感高峰期時，這麼多醫生怨聲載道的原因，正因為他們本來想做的工作無法做，有很多應做的事情，無論是見病人、施手術等應做的事，他們無法做，卻要花時間在其他事項上，例如寫文件、交報告，以及今天有其他同事提及的出席會議等。政府的角色是甚麼？政府負責代表納稅人向醫管局提供資源，而當政府不能有效地令醫管局重回正軌，做回它應做的事時，我們當然要向政府問責，我們亦當然要求政府須真正面對現時醫管局內部的問題。另一點我認為需要特別提到的是，政府對於醫管局的撥款上的態度。我希望特區政府理解，醫療固然是特區政府其中一項最重要、最龐大的開支，這一點毋庸置疑，主席，但我希望特區政府亦明白，這固然是一種負擔、是一項支出，然而，同時候這也是一項投資，是投資在香港人的健康上。如果政府可以在前期的工作上，令香港人的小病得以醫治，香港人後期便不會患上更多疾病，我相信大家也同意這點，局長也完全明白。

當經濟重回正軌時，為何政府仍然要削減醫管局的資源？以過去數年來說，我們看到今屆政府固然對醫療投入很多資源，但這方面究竟能否繼續維持？究竟特區政府在理財新哲學下，對於醫療究竟有何想法？我相信就這些問題，特區政府有責任很清晰地交代。對於金錢與病人的關係，這不單是政府純粹提供金錢來醫治病人，或向市民提供最基本的醫療服務，而是如何做到未雨綢繆。我相信如果局長有時間，應就這點多加闡述，究竟她有何看法？

同時，我亦希望局長能夠給予前線醫生最大的支援。我相信沒有醫生不喜歡自己的工作，既然他們身處前線，他們便希望真的能夠花時間在病人身上，但為何今年，踏入2019年，我們看見這麼多醫生充斥着怨氣？我相信這不是金錢的問題，而是如何加以改善他們的工作環境的問題。最後，餘下少量的發言時間，我希望局長了解香港已經進入老齡化的社會，我們如何針對這點，盡快增加足夠的資源？

主席，我首先感謝陳恒鑌議員今天提出這項有關醫療改革的議案。眾所周知，香港人口不斷增加，但相對而言，公營醫院的醫生比例卻不斷減少，令病人的輪候時間不斷延長。我最近接獲一宗求助個案，有一位市民需要向眼科醫生求診，但卻獲告知須等候169周，即3年3個月，他很擔心等到眼睛瞎了也未能見到醫生。由此可知現在香港病人的輪候時間，特別是輪候專科治療，已去到一個多麼緊張和不合理的地步。主席，最近立法會非常關注本港癌症病患者的情況，故此成立了支援癌症病患者事宜小組委員會作出跟進。我們發現任何人如懷疑自己患上癌症，現時要等候兩三年才有機會接受磁力共振掃描。

現在護士和病床亦短缺，但當局訂有兩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共可增加接近15,000張病床。至於護士方面，據我所知，局長正千方百計增加每所醫院的護士名額，而香港亦有足夠能力培訓更多專業護士。

因此，民建聯認為應放寬對這類醫生的要求，因他們已擁有專業資格，實無須再應考本地執業試。我們的方案即將提交主席處理，希望主席早日批准，讓我們有機會在立法會進行辯論，為香港市民爭取建立更公道的醫療制度。多謝主席。

主席，我們今天討論題為"推動醫療改革"的議案。我相信正在觀看電視直播的市民、局長及議員皆深明，香港現時的公營醫療服務確實瀕臨崩潰，醫護人員怒氣沖天，醫護人手不足的問題為我們敲起很大警號。究竟政府應該如何透過改革及政策，讓資源真正到位，從而改善公營醫院的情況呢？在我搜尋資料期間，我找到今年年初《東方日報》曾進行的一項調查，我認為頗值得我們了解一下。

"有四成多受訪市民表示"資源錯配不到位"。我的發言想以"資源錯配不到位"這問題作開始。事實上，單從數字可見，醫院管理局過去多年來獲得的經費確實不斷增加，由2010年的327億元增至2018年的641億元，增幅接近1倍，而醫生數目亦由2008年的5,058人增至2018年的6,336人。不過，大家要留意，前線醫生的數目過去10年依然維持在2,300人。

醫管局或政府應思考如何挽留醫護人才。

我們今天討論如何紓解公營醫療前線人員的壓力，而使用公營醫療服務的其實大部分是基層市民。如果政府無法解開目前的死結，我們便會非常擔心未來的情況會否惡化至返魂乏術的地步，以致我們皆不知道該如何拯救整個醫療系統。

我們批評整個由上而下的監管機制有不足之處——這機制當然可以減輕成本——但有一點確實值得我們深思，便是現在的問題是缺人不缺錢。

要應對缺人不缺錢的問題，局方應研究如何提升醫護人員的待遇、減輕他們的壓力，令他們心甘情願留在公營醫療系統。

事實上，對於醫療系統或醫療改革的問題，我實在難以在短短7分鐘的發言時間作全面闡述，但目前確實有太多"近火"需要撲滅。正如我剛才強調，前線醫護人員壓力"爆煲"，以致要發起遊行，但他們的訴求卻是如此卑微，我真的很希望局長稍後回應時可以說明如何能透過行政措施進行調節，以回應前線醫護人員的訴求。我亦想強調，現時前線醫護人員的士氣真的很低落。

主席，香港醫療系統已經"爆煲"，推動醫療改革刻不容緩。我們在地區工作收到很多醫療方面的投訴，市民經常要等、經常被拖，長者有骨痛、腳痛，要等兩年才第一次獲診症；父母發覺小朋友行為有異，社工亦建議見精神科，但由於不是即時有自殺問題，所以要等兩年半才首次獲診症；內科和專科的輪候時間，2011-2012年度要輪候31個星期，2016-2017年度要輪候57個星期，而2018-2019年度更要輪候63個星期。香港20年來未有興建過一所大型全科醫院，現時只有32,000張病床，但病人迫爆醫院，病房通道長期加床，已經變成常設的病床，病床佔用率更長期超過100%，工作環境十分惡劣。香港醫生不足，要培訓一名醫生需要6年至13年，但面對退休潮，醫護人手大量流失，私人市場又向公營醫院招攬人手，護士工作非常辛勞，怨聲載道。

其實，面對市民生死攸關的問題，無論是政治、專業自主、個人政治取向等，都不可以凌駕於港人的民生福祉。我們應該理性解決問題。要解決問題，我們必須大刀闊斧，局長，我們要大刀闊斧地興建醫院，我們要大量增加醫護人手，我們要制訂全面的人口老化政策，才能解決這方面的問題。醫科學生的學額在2002-2003年度由330名減至280名，2009-2010年度又增加至名，但數目仍未及以前，到了2016-2017年度，政府看到沒有足夠醫生，就把學額增加至470名，但根據香港人口比例，其實我們每年最少要訓練900名醫生，政府何時會再增加學額呢？

如果要更多專科醫生，更要等至2029-2030年度。所以，我們沒有其他辦法，一定要想方法引入合資格的海外醫生來港服務，尤其是專科醫生。所以，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提出了私人條例草案，希望可以針對性地吸引在海外讀醫的香港人，他們全部都是香港人，只不過去了海外讀醫科，他們大部分都是工作了十二三年的專科醫生。現在，他們只能以有限度註冊來香港服務，我們希望他們註冊後並在香港的醫院服務滿5年，便可以免試繼續留港服務，藉此吸引更多醫生來港。據我們所知，現時已經有數百名這類屬香港人於海外畢業的醫生願意回港。同時，我們亦需要大量興建醫院，建造一間醫院需時15年，但我們需要大量病床，現時香港只有32,000張病床，加上5,000億元兩期醫院建設計劃，也只能增加9,000張病床，面對人口老化，我們在未來15年需要增加16,000張病床。

早期篩查方面，我們爭取乳癌普查多年，至今仍未做到。體檢方面，我們認為全民都應該有體檢退稅，希望政府可以考慮。飲食習慣、生活習慣、健康資訊等現時仍然不足，我希望政府可以推動市民實踐健康生活。中醫可以治未病，講究養生、調理、保健，都是一些好方法。政府可以加強基層治療和家庭醫生治療，增加長者院舍和護理員，在整個預防治療上做更多工夫。政府應該大力投資、推動智慧醫療和智慧安老。我自2003年SARS後，一直推動在醫療範疇善用科技，所以我大力推動電子病歷。雖然電子病歷有好處，但今天不進則退，醫院管理局仍然未能善用科技，我很希望醫管局和整個政府都可以利用科技，為醫護和照顧者減壓，減輕他們的勞動，減省一分力得一分力，省得一秒得一秒。現時有AI可以作遙距診治，解答基本的醫療問題，讓市民可以居家安老，減低醫院的壓力。我們在杭州已看過這類示範，我亦向一些NGO努力推動智慧院舍，希望長者能夠在家居和院舍安老，減輕醫護人員、前線員工的工作量，提升工作效率，這才是真正解決香港醫療問題之道。醫療改革刻不容緩，主席，我希望政府做......

關於"推動醫療改革"的議案，我聽了很多議員的發言，我也想點出兩個問題，因為我們不正視問題，問題只會延續，而且難以解決。第一個問題，正如很多議員所說，現時是有資源的，甚至有醫院和設備，但沒有人使用，因為醫生和護士不足。究竟本地的教育體系，還有沒有條件擴張培訓醫生和護士呢？

我們一直批評香港的大專學位，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真的差天共地。為何一個如此發達的城市，我們的學士學位比其他很多地方少？

為何人口規劃的問題如此重要呢？

很可惜，我要告訴大家，2003年的病床數目是29,539張，但現在只是勉強有3萬多張，沒有顯著增長。為何10多年來，病床數目沒有顯著增長？

面對未來有多少病床的問題，當然越多越好，規劃得越好，情況便越好，但更重要的是，要因應人口變遷作出適當規劃。

我認為有些討論是今天比較少提及的，例如郭家麒議員提出修正案，要求推出第二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我認為政府應該想一想，如何就這方面做得更好，避免再出現今天面臨的問題。最後，剩餘少許時間，我想作少許回應。有時候，我們在議會爭辯未必十分有意思。

我正正想指出，范國威議員最近提出，要求將數間醫院的擴建撥款調前審批。

當日佢根本無事！我哋忙到無時間死！請你陳恆鑌去其他地方搞政治！唔好濫用急診室同救護車。"當然，對於陳恒鑌議員當天前往驗傷，這位前線同事感到十分憤怒，但我也考慮到，即使我用很多時間來討論這件事，我們仍然要面對一個嚴肅的問題，便是在未來10年，如何避免醫療系統再次"爆煲"，所以規劃是必須做好的。

他提到目前醫管局大會成員中，只有盧偉國議員一位立法會議員。

我記得當年不論醫學界的議員或衞生服務界的議員均是醫管局大會成員，基本上，這是當年一個傳統。雖然當時我不是議員，但仍有幸為醫管局服務。

所以，我希望局長將來委任或建議醫管局大會成員時要不分派別。

說回醫管局各範疇的表現，特別是資訊科技範疇，我要指出這是其中一個他們做得比較好的範疇，當中很多方面的確已達至世界水平，但當然，老生常談的一句是："不進則退"。我們去年看到新加坡公共醫療系統發生私隱失竊事件。

主席，醫療是最基本的民生議題，而我們最重要去看的，就是政府究竟想把醫療放在甚麼位置，究竟是想把它繼續推向市場化、商品化，看看如何把醫療變為企業，作為經濟發展的一部分，抑或是想把它主要作為協助市民維持及推動健康的重要民生、人本服務。香港曾經作為殖民地，我們可以說是相當幸運，因為承傳了英國相對以較社會主義的角度，把公共醫療作為主要提供醫療服務的資源。在全世界中，英國確實是一個較早便實行全民退休保障及全民醫療制度的國家，而香港在使用這套制度後，事實上，不論在過去或現在，我們也可以說是有一套相對廉價的醫療服務，而且更是一套整全的醫療服務。

即使我們前往台灣，看到當地的健康保險也比香港前衞得多，所包括的服務和醫藥也較我們充分，當中包括提供很多罕見病藥物和癌症藥物，又或會有大幅度的津貼，病人只須支付一小部分藥費便可以，亦不會造成"有藥無錢醫"的問題。我們現時經常要面對醫管局這頭大怪獸，它是全香港最大的公營部門，但現時卻要"限米煮限飯"，因為它需要面對700萬人的醫療需要，每當看到一些昂貴藥物或醫療方法，它便會很躊躇。所以，其實整個制度也需要改革。在短期內，我們建議先撥一項基金以應付最急需的癌病和罕見病，然後在中期需要進行體制改革，把醫管局民主化及下放權力，讓更多病人和基層團體能夠參與，做好基層醫療，這才是正確的方向。

主席，我首先感謝麥美娟議員、李國麟議員、陳沛然議員、郭家麒議員、黃碧雲議員及朱凱廸議員就我的原議案提出進一步的意見，豐富了我議案的內容。首先，我想回應麥美娟議員的修正案。她主要是建議醫院管理局減少利用中介公司聘請醫護和支援職系人員，逐步改由醫管局直接聘用，從而確保質素，並着重基層醫療的發展和對慢性疾病患者的照顧，對於這些，我是非常同意的。李國麟議員提出簡化現行的醫療轉介制度，他的出發點其實沒有錯，亦可以為病人爭取時間，減少折騰。

或會否令一些普通科門診已可以處理的病人因轉為輪候專科診治而在輪候過程中令病情加劇呢？

然而，郭議員在修正案中建議取消醫管局的藥物名冊。我們也認為藥物名冊有需要改善之處，但若取消了藥物名冊的話，又有何替代方案呢？對此我們是有保留的。

至於朱凱廸議員的修正案，從宏觀的角度提出了多項建議，例如如何重構"醫療金字塔"及將中西醫協作引入不同病科等。

就各項修正案而言，我將會支持麥美娟議員、黃碧雲議員及李國麟議員的修正案，而陳沛然議員、郭家麒議員及朱凱廸議員的修正案，我們會投棄權票，因為我認為他們在修正案中所提出的觀點，仍需要進一步研究，又或是有違我原議案的精神。我希望我的投票取向，能為在座各位議員提供參考。最後，我再次誠邀各位議員支持我的原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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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除了香港的醫療體系，有很多地方例如人均壽命長，亦有一些指標能夠達到，國際上對於香港市民的健康予以肯定，對我們正在做的工作也予以肯定。除了這方面外，我們有一些地方都做得好，但我們亦面對很多挑戰，無論是大圍的挑戰，包括人口老化、慢性疾病帶來的壓力，以至在系統上或整個醫療體系也面對不同挑戰，我們對於這些挑戰希望能夠作出針對性的處理。

事實上是非常長遠，我想由1980年代開始，政府有不同的諮詢、不同的顧問報告，檢視醫療融資以至如何改革醫療體系，使其能夠達至有效、持續和長遠地發展，在這方面下了不少工夫。

香港現在擁有的醫療體系其實是一個公私並行的雙軌醫療制度。當然在公營醫療界別，有很多市民使用，也是本港醫療體系中全民的安全網，確保市民不會因經濟原因而得不到所需的醫療服務，而私營醫療界別願意為一些希望使用私營醫療服務和有能力負擔相關費用的市民提供較個人化的選擇。

有議員亦提到不同部門和食物及衞生局對於發展基層醫療的不同角色。在過去數十年，大家逐步做了基層醫療健康服務。但是，長遠而言，除了我們要在每一區興建地區康健中心，該中心亦不僅是一個中心，也不僅是一個計劃，而是我們醫療體系重要的一部分。

一個全面和協調的基層醫療健康系統，能便捷在社區內照顧個人健康需要，有助提升整體人口健康情況，以及減少不必要的入院及再入院的情況。

有多位議員如李國麟議員也提到，我們如何能強化除了醫生以外其他醫護人員在基層醫療健康的角色，包括護士、專職醫療人員、中醫等。地區康健中心正正是其中一個平台，可以令所有醫護人員能夠參與基層醫療，當病人未入醫院而在社區時讓他們發揮其專業角色。參考葵青康健中心試行的經驗後，剛才提過第一個地區康健中心將於今年9月開始使用，參考經驗後我們會根據數據實證及服務標準逐步把康健中心推展至全港18區。我們目前已經敲定其中6個地區的康健中心選址，並正積極尋找合適地點設立其他地區康健中心。財政司司長已表示會在資源上配合日後擴展地區康健中心網絡。

此外，現屆政府亦會檢討發展方向，不是說興建了地區康健中心便算了，而是會檢視在基層醫療範疇上各主要服務提供者的定位，加強不同界別及團體之間的合作，並監督基層醫療健康的發展和推廣策略，正如陳恒鑌議員所說，加強第一層醫療防線。我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除了加強基層醫療健康服務，強化現有醫療體系也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因為現有公營醫療體系，現時大部分市民都正在使用。

大家記得，自2016年起醫管局已開始推行第一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並預留2,000億元撥款，用以進行合共16個項目，以額外提供逾5,000張病床和超過90個手術室。由於多項醫院重建工程必須在原址進行，我們需要安排非常複雜的分階段施工，而且籌劃時間亦會較長。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推動醫療改革"所提出的議案或其修正案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贊成的請舉手。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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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已獲通知，由於麥美娟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朱凱廸議員已撤回他的修正案。

陳沛然議員，由於麥美娟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請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然後，為甚麼會刪去新"師徒制"呢？因為我們40年前推行"師徒制"，現在則用一個很有系統的方式進行訓練。我們現在跟隨不同師傅學習，現在我教導出來的徒弟，將會比我更有本事，因為他要接觸新的藥物、知識或手術，我的下一代會比我更好。但是，如果僅僅是"師徒制"的話，我只會傳授九成功力給他。

就此，我這樣修改我的修正案，多謝。

主席，今天有多位議員發言，局長亦作出詳細回應。大家都認同以病人為中心，着重預防勝於治療的理念。同時，我亦多謝局長及各位議員重視中醫。其實，過去有不少醫生向我建議"師徒制"。陳沛然議員對此有保留，這方面我會在會議後再與陳沛然議員商討及向他了解有關情況。另一方面，大家都希望局方增加人手，而陳凱欣議員特別提出，重整衞生署。這些發言都豐富了今天整個討論的內容。至於楊岳橋議員剛才的發言，雖然他比較遲才發言，但他的開場白正正顯示其黨友譚文豪議員的無知、無品、無人格，借機會抹黑其他人有力的抽擊及教育。有議員甚至引用網上的匿名......

我認為陳恒鑌議員剛才指我是......那些全部都是冒犯性的字眼。請要求他收回，或閣下作出裁決。

有議員引用網上匿名、有選擇性的攻擊言論，我只是一笑置之。無論如何，我也多謝各位議員發言，對於推動醫療改革，作出努力，以及......

主席，如果是這樣，不斷誣衊別人，你便讓這個情況不斷重複；只要他誣衊完別人，然後收回，你便由得他。這是非常荒謬的主持會議方式。